主席，經諮詢民政事務局、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及香港電台後，我答覆如下：從整體政策而言，特區政府一直積極推動香港的體育運動發展。就推廣本地體育運動方面，政府一直以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三大策略發展和推廣體育，以達至"全民參與運動，培訓精英奪標，舉辦體育盛事"的願景。政府鼓勵市民多參與體育活動，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的文化。同時，政府培育具潛質的年輕運動員，提供優良的訓練環境及綜合支援，讓他們可以盡展所長，在國際體育競賽追求卓越。

"、"舞動全身"、"也文也武"等與體育相關的電視節目，這些電視節目於港台電視頻道播出時數總計為32小時。二本地免費電視牌照列明持牌機構須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以及為大眾提供多元化及均衡的服務，以回應社會的不同需要。現時，無綫電視、香港電視娛樂及奇妙電視的免費電視牌照均規定這些持牌機構要播放一定數額的指定播放節目，包括新聞、文化藝術節目，以及為兒童及長者製作的節目等。至於其他節目的編排和取材，政府及通訊事務管理局認為應由持牌機構以編輯自主及市場主導原則安排。通訊局在2014年曾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進行全港性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有近84%的受訪者認為體育節目的數量足夠或對此表示沒有意見，只有16%的受訪者認為體育節目的數量並不足夠。因此，通訊局認為無需針對免費電視台播放體育節目的安排施加限制。通訊局若收到公眾人士對免費電視台播放體育節目安排的意見，會轉交有關機構考慮，促請他們在訂定節目策略時考慮公眾的意見，令其廣播服務更符合公眾的期望和需要。此外，根據民政事務局提供的資料，香港每年均會舉行多項"M"品牌的大型體育盛事，在籌辦過程中，政府會鼓勵主辦機構與本地的傳播媒體合作，包括免費電視台、互聯網媒體等，直播有關體育賽事，讓更多市民能夠觀賞在本地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在2016年，共有12項"M"品牌的大型體育盛事，其中9項已透過免費電視台轉播相關體育賽事。

我們對此表示十分失望。

事實上，透過直播賽事，能夠大大提升運動的商業價值，從而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以達致提升運動員水平的目標。我現時再一次問局長，能否採取其他有效措施，以鼓勵本地免費電視台播放更多本地體育節目？若然，具體措施為何？我特別留意到，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的最後一句，如何研究轉播......

主席，其實主體答覆已經指出，就商業營運的免費電視台而言，我們並不會撥資源以轉播體育運動節目，況且我們亦要尊重商業自主及編輯自主的原則。

就此，我剛才已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2014年的調查中，84%的受訪者滿意現時的體育節目或對此表示沒有意見。

主席，陸頌雄議員提出的質詢，是有關過去3年播放本地體育賽事節目的資料，但是，局方只提供過去1年無綫電視、香港電視娛樂及港台播放體育節目的時數。我想問局方有否統計過，這些體育節目的播放時數佔那些電視台節目播放總時數的百分比為何？而有關百分比與其他主要城市，例如紐約、倫敦、新加坡等的比較結果又如何？

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表示，體育節目總播出時數為280小時。

現在已不再像以往數十年前般，只單單依靠免費電視頻道播放體育節目。

然而，若由本地電視台播放本地聯賽節目的話，便能促進本地體育，例如內地的CCTV-5播放中國聯賽，便有助促進中國足球運動的發展。現時，我們單靠東方報業幫忙推廣本地的足球聯賽。

港台則會視乎其資源和安排，以及觀眾的需要，提供有關的體育製作節目。
主席，我記得當港台在推出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服務時，他們曾在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上指出，希望能播放多些自己製作的節目，這在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均已提及。

如果在一個年度內的播出時數只得32小時，則不用計算也知道數字相對偏低。

我們會密切留意傳媒生態的發展，而港台也會因應整體需要製作有關節目。
主席，透過電視廣播推廣本地體育運動，本來是其中一個可行方法，但是今天資訊發達，市民想從電視或網上電視收看全世界的運動節目，也是非常方便。

主席，政府撥款10億元成立的回收基金於2015年10月起接受回收商申請資助，以提高作業能力和效率。然而，有回收商向本人反映，申請資助涉及頗高的行政費和繁複的程序。儘管當局已簡化中小型回收企業申請資助，以推行小型標準項目的程序，情況仍然沒有大幅改善。此外，政府最快於2019年下半年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但社區的廢物分類及回收設施不足。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只列舉了現時政府在現行機制下，利用個別機構和基金提供的環保支援、諮詢及認證審核的工作。這些工作我是知道的，主席，因為我是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現任主席，但沒有金錢利益。我的質詢第三部分其實是要求政府考慮設立一個具公信力的獨立機構，以推動環保技術的提升和發展，以及相關技術的產業化。這部分是現行機制未能充分照顧的。所以，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會否認真考慮這項建議？

主席，目前全港約有1800間公司和機構從事回收業，當中約有95%是中小企。雖然基金於去年年底簡化程序，同時歡迎社企申請，但所批出總額仍然只有7,000多萬元，是不足1億元。基金的初步申請期限為5年，而設立目的是協助回收業提高作業能力和效率，以及推動回收業的可持續發展，但中小企一般不熟悉申請程序，那麼在餘下兩年如何能夠達到此政策目的？政府實在需要更大力支援。局長剛才答覆指現時沒有計劃設立一個環保技術產業化和發展中心，但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要求生產力促進局增加人手，多走一步，主動接觸中小企及提供直接支援，例如協助它們撰寫項目建議書等，以及加快申請流程，而非只是簡單提供建議和指引。

主席，我對回收基金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它能夠協助環保業界，但不少業界朋友卻告訴我，指回收基金未能提供協助。主席，我手上有一份報章報道，內容是"回收基金口爽荷包緊，手續多多，難關重重，資助少少，申請寥寥"。

政府指出，批出基金最多的一次是24宗，而批出最少的一次只有4宗，而有1宗撥款支持更只有4萬元，我不知道該4萬元可以給環保回收業界甚麼幫助。因此，我想問局長，他能否簡化現時的程序，擴闊資助範圍，讓業界真正受惠，不要讓回收基金變成"堅離地回收基金"？

此外，當局將來會推出一項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我想問有沒有一些辦法既可以鼓勵市民做好源頭分類，又可以減廢呢？

主席，我留意到主體答覆有提及關於當局與公共屋邨，特別是房委會轄下屋邨的合作，以及一些鼓勵的建議或做法。但是，除了房委會之外，香港房屋協會是否沒有參與呢？

主席，本會成立的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於本年2月初開始運作。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近月多次就專責委員會負責研究的事宜發表意見，並曾把其對該委員會的擬議主要研究範疇的修訂建議送交該委員會的一位委員。據報，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承認曾替梁先生下載上述研究範疇。

主席，首先多謝司長承認，政府有動用公帑協助行政長官私自與調查人員串通。但是，我想追問，在5月21日，行政長官於他的網誌上發出公開信，以回應梁繼昌議員的質疑，但那封公開信有別於其他7篇就UGL事件而發出的網誌，那封公開信特意加上下款"梁振英"3個字，並沒有加入任何行政長官的字樣，有別於一般公務行文的規定，亦與其他7篇類似的網誌不一樣。我有理由相信，這篇網誌屬於私人性質，而非公務事宜。我想請問司長，為甚麼會容許公務員使用公帑，以協助行政長官處理他的私人事務？

我看見司長在這裏硬着頭皮護主情切，簡直將他個人的聲望和誠信押注，我希望他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如果他真的君子坦蕩蕩，為甚麼他不在陽光下表達自己的觀點？

主席，梁振英和UGL事件純粹是私人問題，與其公職有何關係呢？為何公務員要就一位官員的私人事務而做工作，以及為他答辯呢？

我留意到司長的答覆是經諮詢行政長官辦公室後作出的，而主體答覆多次提及梁振英先生認為他有權利，以及可以行使其權利。

"我理解他當然有這個權利，但問題是，司長曾否諮詢行政長官辦公室，當專責委員會進行研究時，行政長官會否行使這權利出席會議作答呢？

主席，很明顯，這事件是梁振英的私事，但又很明顯，似乎有公務員或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官員涉及這件私通事件中的事情。

主席，有一個營辦商自本年4月19日起陸續在新界部分地區推出自助租用單車服務：市民在下載相關智能手機程式及開戶，並以信用卡戶口付款後，便可把該營辦商停泊在公眾地方的單車解鎖然後使用單車。該營辦商把該服務稱為共享單車服務，並預計到本年年底將有30萬部共享單車投入服務。有市民投訴，該等共享單車佔用了大量公共單車泊位，令原本已存在的單車泊位短缺問題加劇，亦有很多共享單車被隨處停泊在公眾地方，對行人造成阻礙。然而，該營辦商向傳媒表示，在推出該服務前，已就單車停泊問題與有關的政府部門溝通並得到正面回應，而該服務是由投資推廣署穿針引線引進香港的。

主席，就梁志祥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現綜合答覆如下。今年4月中，有私人營辦商以"共享單車"名義在本港推出自助單車租賃業務，用戶可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自助形式在任何地方租賃和歸還單車。其在業務性質上與傳統單車租賃沒有基本分別，只是營運模式不同。

鑒於該營辦商推出自助單車租賃後，在個別地區引起有關佔用公共單車泊位和利用公共資源作牟利活動等爭議，相關政府部門於6月初再次約見該營辦商，提醒他們須遵守法例及須妥善管理和安排停泊租賃單車。儘管會上該營辦商表示會作出跟進，但據運輸署觀察，他們至今的跟進工作未盡理想。運輸署共收到約30個投訴個案，主要投訴該營辦商利用免費的公共單車泊位作商業用途，以及投訴其單車長期佔用公共單車泊位或在公眾地方違例停泊。就此，政府部門會按一貫程序執法和處理違泊單車事宜。有需要時，當區民政事務處會統籌各有關部門採取聯合行動，清理違泊黑點，不論是涉及傳統租賃的單車、自助模式租賃的單車或私人擁有的單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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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屆政府已視單車為綠色代步工具，而非只用作康樂用途，並會改善各項配套措施和設施。目前，政府致力在新市鎮和新發展區推動"單車友善"環境，因為這些地區的單車徑網絡比較完善。至於市區不少地方，道路交通非常繁忙，路窄人多，巴士及小巴路線頻密，而且路旁上落客貨活動頻繁。因此，在道路安全的大前提下，政府一直採取較審慎的態度，不鼓勵市民在市區繁忙路上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在議案辯論中，我們聽取了議員的各種意見和建議，會適當地考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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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無論是設有停車樁柱或無樁式的自助租賃系統，關鍵都在於這些新增的單車在市內是否有合適的土地停放。要尋找合適而足夠的地方供自助租賃單車停放，並增建單車泊位，有時說易行難，因須面對社會上就有限土地資源的多元訴求。政府會密切留意單車租賃服務在各區的營運情況，如有必要，我們不排除考慮作出進一步規管，但要確保規管制度不會違反公平競爭的原則及切實可行。政府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推動"單車友善"環境時，會包括增加單車泊位。現時全港共有超過57,000個免費公共單車泊位，運輸署就9個新市鎮單車網絡進行的顧問研究，提議在290個地點增加共約7,000個單車停泊位，當中約1,000個預計可於2018年前陸續完成。此外，運輸署亦已更新《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將新式單車泊架，例如"雙層單車泊架"和"一上一下式泊架"等列為標準設計，考慮在適合的地點設置，以增加可停泊單車的數目。
主席，局長在剛才的答覆中重複了上星期議案辯論的部分內容，但我想讓局長看看這些有關共享單車服務的圖片。

我要指出現時這種情況，是因為一直以來，政府提供的公共單車泊位都是供所有市民使用，而且使用者亦不僅限於作非商業模式用途。例如送貨工人使用單車送貨時，可能會把單車停泊於公共泊位，又或經傳統單車租賃商鋪租借單車的人，也可把單車停泊在公共單車泊位。

但是，在新市鎮、新發展區或其他地方，我們致力營造"單車友善"環境。所以，在今年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會推動社區單車租賃服務，而具體的推動工作當然包括在合適地方找尋土地，作為出租單車的停泊之處。因此，無論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單車租用服務，或是由社區人士及非牟利團體推動的服務，甚至是以商業性質營辦的自助社區單車租賃業務，其實均面對同一根本問題，就是土地的配套，而這亦是政府現時要致力處理的問題。我們當然關注，營辦商一旦大量投放新單車作租賃用途，目前有限的泊位確實是無法應付的。所以，我已在主體答覆中提到，運輸署及其他相關部門已在6月初與營辦商進行第二次會面，表達我們的關注。其他大城市也有類似情況，不過有些城市在土地方面的配合當然是較為容易。
主席，多使用單車和多做運動，對香港市民當然有好處。但是，對於泊位問題，我相信新界東及新界西的居民多少也有些憂慮，因為他們本身也擁有單車。

香港人習慣使用的傳統單車租賃服務，是在指定地點設有單車租賃店鋪，亦有指定地點還車，而有關店鋪亦自設地方擺放單車，甚至會租用地方停車。但是，過去長期以來，政府提供的公共單車泊位並無限制甚麼人使用，過去亦不存在一些目前備受社區關注的問題。當有這種新現象出現時，我們當然要處理，因為這是過去未曾經歷過的。

主席，情況並非一如馬議員所見，因為若說是沒有指定或固定地點租借或歸還單車的服務，這種形式確實是在非常近期出現。

不過，完全沒有指定地區，在全港任何地方均可租借及歸還單車的服務，的確是相當新穎的做法，而其他城市其實也遇上這難題，包括新加坡。

主席，共享汽車和共享單車等概念在世界各地都不是甚麼新鮮事物，而且廣受市民和投資者歡迎，我認為如何將業務合法化，是重要的一環。政府現時的做法是抱殘守缺，面對政出多門的問題，往往各自為政。局長，我想問政府有否考慮修改法例作出配合，以及跟進現代化的需要？作出法例修改或跟進的配合行動，是否有時間表、路線圖？如何避免因新興行業而引起泊位和規劃問題？
主席，柯議員提及的範圍已超出了單車政策，因他提及汽車問題。關於共享經濟或共享汽車的問題，我們過去已在多個場合，包括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多次辯論。政府知悉這些新興業務的出現和趨勢，而共享經濟的模式是全球潮流，相信對全世界所有政府、交通管理機構都帶來了重大挑戰。問題在於任何對規管制度或法例所作出的改變，最終也觸及一個政策原則，牽涉以下數方面的政策：第一是道路使用問題，承受能力究竟有多大。第二是安全問題。第三是如可透過某種形式租借汽車而不用領取任何牌照，那麼對於任何載客取酬的汽車服務都要領取牌照的政府政策，也會帶來新的問題。政府素來沒有規管單車的使用，也沒有規定駕駛單車需要考取或領取牌照。因此，過去數十年來，在這種新模式尚未出現之前，社會上可說是各適其適，而且也有提供各種單車服務。

另一方面，教育局現正就初中中史科課程的修訂進行第二階段諮詢，而在第一階段諮詢期間沒有提及該課程會加入教授《基本法》的安排。相反，該局收到的意見是現行課程內容已過多，以致授課時間不足。另外，教育局在其最新編製的〈憲法與《基本法》教材套〉的"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單元，對《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享有人身自由和不被任意逮捕的權利的部分作出修訂，把其降至與其他人身權利一併以列表形式說明。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此做法或令有關教材偏頗。

主席，《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當中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重要理念，訂明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各項制度，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學生認識《基本法》是理所當然的事。推行《基本法》教育一直是教育局及學校恆常的工作。我們以"多重進路"方式，透過不同課程內容、課堂教學和學生活動等整體配合、相輔相成，讓學生認識《基本法》。除了教授部分《基本法》的法律條文或案例，我們也注重學生能夠了解《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文件的重要性，以及對於"一國兩制"概念的認識。

而更新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目的是讓學校在現有推行基礎上更有系統和全面地持續進行《基本法》教育，並非要求相關科目額外騰出課時教授《基本法》，而是讓教師在教授本科相關課題時，自然地連繫《基本法》的內容，而在這些學習點上無須重複獨立教授，更無須刻意教授《基本法》相關條文。就梁耀忠議員的主體質詢，現答覆如下：一及二初中人文科目，包括生活與社會、中國歷史、歷史和地理等4個課程，當中已經蘊含《基本法》的相關學習元素。更新後的《指引》進一步說明教師教授這些科目某些課題的時數，會被視為與《基本法》教育相關的課時，讓教師更清楚了解課程中已包含《基本法》教育的相關課題/概念，而並非要求學校在有關科目的課程外再額外撥出51課時教授《基本法》，亦非要求相關科目額外增加或騰出課時教授《基本法》。《指引》按個別科目的課程指引所列出的課時，例如中國歷史、歷史、生活與社會和地理科等，只是綜合反映不同課程內容與《基本法》的關聯及相關時數作為舉隅，供學校在進行整體規劃時參考。現行中國歷史科的課程綱要於1997年推行至今，已有20年。中國歷史科第一階段諮詢亦已於2016年9月進行，整體而言，教師普遍贊成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需要修訂，並認同課程修訂建議的框架。教育局亦會在第一階段諮詢稿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課程內容修訂的工作，並會在適當的時候展開第二階段的諮詢。當修訂完成後，我們會以最後敲定的中史課程修訂綱要為準，不排除因此要稍為調整羅列與《基本法》相關的時數。課程發展議會於2016年5月成立《指引》專責委員會，成員包括校長、教師、大專院校學者等，就《指引》的編訂進行深入的討論。此外，課程發展議會轄下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專責委員會、修訂初中歷史課程工作小組及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工作小組均有討論及/或通過有關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加強《基本法》教育的安排。經過各委員會的專業討論，並結合從不同渠道所蒐集的回饋後，課程發展議會於2016年11月對《指引》的編訂作出最後建議。教育局其後於2017年1月舉行了3場相關的簡介會，出席的中學校長和課程領導人員超過800人。除簡介會外，教育局亦透過現有恆常溝通渠道向各中學議會代表簡介指引的重點，又舉行焦點小組，持續蒐集業界的意見，以進一步優化《指引》的內容，並交由專責委員會討論和向課程發展議會匯報。綜而言之，《指引》及當中的建議是經過多層級及多渠道諮詢學界意見等編製而成。三教育局為支援《基本法》教育的推行，為未有在初中設有生活與社會課程或設有生活與社會課程，但沒有教授與《基本法》有關單元的學校，編製"憲法與《基本法》"學與教資源，旨在為學校提供一份15小時的教材，方便學校選擇使用。

與"教材"不同，"明法達義"是教學資源，教師可按課程教學需要選取全部或部分內容再配合其他教材調適使用，亦可彈性分配課時。"教材"則是為配合15小時課時的"憲法與《基本法》"單元編製的電子教材，方便教師在課堂使用。教師亦可按需要加入其他教材或調適此份教材。總的來說，"明法達義"仍然適用，教師亦可以按需要繼續參考使用。

不知是否由於5月27日，張德江在一個公開場合裏表示香港必須教授《基本法》，因此，在"大石砸死蟹"的情況下，當局必須盡快在課程當中引入《基本法》的內容。在很多討論當中，不少教育界朋友都表示，現在課程內容非常多，授課時間已經不足夠。所以，我想請問副局長，如果再引入教授《基本法》安排的話，如何作出平衡，能夠令一些應該要教授的課程內容得以獲教授，不會受到教授《基本法》的安排所影響呢？

主席，正如我主體答覆所說，這次課程修訂，並不是要求學校在相關科目，包括梁議員剛才提出的中國歷史科，額外撥出一些課時去教授《基本法》。我們說的是，當學校教授這些科目內容的時候，當中有一部分可以與《基本法》相關。

所以，我的主體答覆很清楚說明，我們不會要求學校額外撥出課時教授《基本法》。所以，梁議員剛才提出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主席，簡單的答覆是沒有的，我不知道羅議員為何會有這樣的揣測。

我們今天也聽到教育局副局長的人選任命是蔡若蓮女士，其政治背景也會令大家更為擔心。在新編製的教材套當中，有些地方被指出錯、有問題，例如將中央和特區關係形容為等於校長和班主任的關係，這種比喻非常不恰當，連內地有關專家宋小莊先生也認為是不恰當的。碰到這些問題，如果發現有錯誤——當然，我不知道當局是否認為是錯誤——會否更正教材內容？何時更改、如何更正？

其實我想指出，這種類比手法，在2011年出版的"明法達義"教材套，單元3有關"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中已經出現，另外有關短片也在2016年11月以光碟形式派發給全港中學。其實，目標是透過接近學生年紀和日常經歷的表達手法，令學生可以較容易明白一些複雜、艱深和抽象的內容。

如果將這些手法當作為描述某些課題的全部內容，認為是以偏概全、誤導學生的話，其實是不必要的。事實上，有關短片以至整個單元，也有其他詳盡資料和學習活動配合，令學生可以全面認識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
主席，對於當局決定在初中推行《基本法》教育，我是支持和歡迎的。然而，我留意到當局打算在初中階段撥出51課時教授《基本法》，其中24課時來自中國歷史科。由於過去已有不少前線教師反映，充足課時對於學生能夠完整、全面地學習中國歷史科非常重要，因此，我想請問當局，在決定從中國歷史科撥出24課時來教授《基本法》時，有否衡量過會否因此引致中國歷史科課時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們並不是要從中國歷史科中，特別撥出24課時討論《基本法》，而是看過現時的內容、看過所有初中中國歷史科的內容之後，如果跟《基本法》相關，教師可以在教授這些內容時，引申到《基本法》當中的一些內容，而課時共24小時。所以，對教師現時教授中國歷史科，大體上的改變其實並不大。
主席，我正想問關於中國歷史科及《基本法》相關的內容，明顯的是，這項政策有一個很清晰的政治目的，就是提高一些"我是強國人"的意識。我想問的是，教材部分關於顧問篩選後的內容，會否包括天安門"屠城"之後，有關《基本法》條文的修改、加強例如第二十三條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歷史內容？如否，請問副局長所謂何事？
主席，初步根據初中課程來看，中國歷史科與《基本法》有關課程的涵蓋面其實很寬，是由秦漢時代以至共和國時期的香港，可能亦有提及一些文化歷史。

如果他說的是就第二十三條立法這方面，暫時來說仍未發生，所以，我不太明白他說的是甚麼。然而，我想向大家保證一點，當局在制訂此份《指引》的時候，我們的考慮完全是覺得學生要認識《基本法》，因為這是必須的，對他們理解香港的位置或中國與香港或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如果鄭議員問的是中國歷史科某一個議題的篩選，這是與今天《基本法》的題目是無關的。他的跟進質詢是涉及當局將展開的中國歷史科第二階段諮詢，屆時我們會與業界、老師就中國歷史科應包括甚麼課程內容，再作一些專業的討論。
主席，要推廣《基本法》的教育，不單是增強國民身份的問題，而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要做無知的人。

這不單是抽象的關係，而是從了解國家的體制以至"一國兩制"、自己的身份、角色及法律的關係。

我會繼續提問的，請放心。

例如"當年今日"有很多很有趣的片段，令到學生可以認識當天發生了甚麼事件，大家爭論的焦點是甚麼，這些題材能夠令學生可以正確認識本港的歷史，以及《基本法》為何是如此制定。
主席，梁議員的提議，其實是有關當局究竟用甚麼方法教授《基本法》，才能夠達致最佳的效果。在理念上，當局是贊成的，我們編製課程的時候都希望找到一些方法，能夠吸引學生的興趣，亦令到他們更容易掌握當中內容的精要之處。

政府法案：首讀。

《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

主席，我動議二讀《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以規管在業務過程中向未滿18歲的人士售賣和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以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和福祉。自從2000年開始實施現有的酒牌制度起，香港已有相關措施限制18歲以下人士接觸酒類飲品。根據《應課稅品規例》，酒牌持有人不可以准許18歲以下人士在領有酒牌處所內飲用令人醺醉的酒類。但是，香港現時並沒有法例禁止在領有酒牌的處所內，或在未領有酒牌的處所如商鋪、便利店和超級市場內，向未成年人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多年以來，零售業界都以自願方式，避免售賣有關酒類予未成年人。但是，這項自願性措施的成效令人關注。社會上有持份者曾進行買酒測試，結果發現青少年在不同類型的零售商店，例如超級市場、高級超市和便利店，購買啤酒等酒類產品時，並沒有遇到困難。此外，衞生署曾在2013年委託香港大學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有43.5%的小四至小六學生和62.4%的中學生曾經飲酒。曾經飲酒的未成年人雖然主要從父母獲得酒類飲品，但當中也有9.9%的小學生及27.4%的中學生飲用自行購買的酒類飲品。另一方面，香港現時亦未有法例禁止透過遙距途徑，例如互聯網、電話或郵遞，向未成年人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為進一步限制未成年人接觸酒類飲品及堵塞現行法例的漏洞，食物及衞生局建議提交《條例草案》，以修訂《應課稅品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條例草案》有以下主要建議：a限制以銷售機售賣令人醺醉的酒類；b禁止在業務過程中，向未成年人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c規定在當面分發的售賣或供應酒類的地方，展示一個載有訂明通知的告示，表明禁止向未成年人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及d規定在遙距分發中加入訂明通知，以及收取買方或收受方的年齡聲明。我們在今年1月至2月期間舉行了簡介會，向有關持份者闡述規管建議的內容。我們也邀請了持份者就建議提交書面意見。在接獲的意見書中，大部分支持立法的建議，部分酒商要求政府就罰則和適應期等事項與業界再溝通。其後，我們在今年5月9日向酒牌局介紹有關建議，於5月22日為業界舉行了第二次簡介會，並於5月24日為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轄下的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和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的成員，舉行簡介會。絕大部分業界代表支持立法的建議，但關注當中細節及執法詳情。我們在今年4月25日就擬議的法例修訂，徵詢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大部分委員均支持立法的原意。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讓我們可進一步保護未成年人免受酒精相關危害的影響。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主席，我動議二讀《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以推行新的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在香港，私營醫療機構涵蓋各類提供醫療診斷和治療的私人處所。但是，現有法例下的規管範圍狹窄，規管架構亦不合時宜。況且，過去數年，私營醫療機構發生多宗醫療事故，引起公眾對它們服務質素的關注。因此，為配合私營醫療服務不斷轉變的需要和情況，政府已就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作出了全面檢討，並於2014年12月舉行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我們在諮詢文件中所載的建議獲得社會廣泛支持，而諮詢報告亦已於2016年4月發表。根據公眾諮詢的結果及社會各界的意見，我們擬備了一項以處所為本的新法案，以取代現行的《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及《診療所條例》。在新制度下，有4類私營醫療機構將受到規管，分別是醫院、日間醫療中心、診所，以及衞生服務機構。其中，就診所而言，我們認為由個別或少數醫生營辦的診所可以獲得豁免；營辦合資格小型執業診所的人士亦可以向衞生署署長要求發出豁免書。至於須持牌的私營醫療機構方面，我們建議明確訂明對這些機構的持牌人和醫務行政總監的要求，以及他們的權限和責任。簡單而言，私營醫療機構的持牌人須為該機構的運作負上全部責任，並須委任一名醫務行政總監掌管私營醫療機構的日常管理。在新制度下，受規管的私營醫療機構須遵從多項要求。其中，我們在《條例草案》中訂明，私營醫療機構的持牌人須實施有關收費透明度的措施，包括提供收費項目及服務的價目資料，供公眾人士知悉。此外，醫院的持牌人亦須就衞生署署長指明的某些治療及程序，設立服務費用預算制度和公布過往費用及收費的統計數據。除此之外，我們亦建議訂立兩層的投訴管理制度，以處理在新制度下對受規管的私營醫療機構所作出的投訴。第一層設於服務提供者層面，私營醫療機構的持牌人須設立處理投訴程序，以接受、管理和回應針對該機構的投訴。第二層則為一個獨立的私營醫療機構投訴委員會，以集中處理在服務提供者層面未能解決的投訴。《條例草案》內列明該投訴委員會的組成、職能和調查權力。此外，《條例草案》會賦權衞生署署長發出、修改或撤銷實務守則。在新制度下，不同類型的私營醫療機構各有一套規管標準，由衞生署署長以實務守則的形式頒布。籌備工作方面，衞生署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已成立日間醫療機構標準項目督導委員會，為日間醫療中心訂定規管標準和就診所的規管標準提出建議。另一方面，本港現時有多家院舍根據第165章註冊為護養院。這些院舍提供各種服務，當中大部分為長者提供護理服務。經檢討後，我們認為這類長者護養院基本上屬於安老院舍，並非醫療機構，故不應受新制度規管。

上述修訂的唯一目的是在第459章下引入護養院。對於受第165章規管的護養院而言，現行的規管要求大部分會保留並移至第459章。至於目前適用於受第459章規管的3類安老院的現行規管要求水平，將會維持不變。除了以上的建議外，《條例草案》的其他主要內容包括訂明規管措施和罪行，以處理違反法例及發牌規定的行為，以及訂立過渡安排，確保順利過渡至新規管制度，讓營辦人和醫療/牙醫專業有充足的準備時間。我們建議，新規管制度將分階段落實，首先規管屬風險較高類型的私營醫療機構。我們已於2017年2月28日出席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介紹我們的立法建議。委員普遍支持我們的立法建議。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條例草案》，讓我們可以早日引入新規管制度，加強保障病人安全和消費者權益，並促進本地醫療系統持續發展。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本會現在恢復《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它指出，由2016年開始至2032年，這短短十多二十年間，估計全球全新的飛機交付量會多達35,280架。當然，這全球飛機交付量包括大型商用民航客機及小型私人飛機。

如果各位不是太清楚，即是說市民乘搭飛機時，他們乘搭的飛機大多數不是該航空公司或飛機營運者直接擁有，因為這些飛機都是向一間飛機出租商租借，而每個月這些航空公司或飛機營運者會向飛機出租商繳付租金。這些租金當然非常昂貴，但在香港現有的稅制下，這些飛機營運者可以將租金由它售賣機票的收入中扣除，所以很多時候，都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好的稅務安排。

現時，這些飛機租賃業務絕大部分都是在愛爾蘭及新加坡進行。代理主席，眾所周知，愛爾蘭除了高新科技很發達外，這些融資業務其實在20多年前已經如火如荼地進行。全球十大飛機出租公司，有9間的全球總部都設於愛爾蘭。當然，我們的鄰國新加坡也不落後，他們10多年來都大力拓展飛機租賃業務。愛爾蘭現時管理約55%的全球飛機租賃服務，大約9,700多架飛機。如果以2016年至2032年預測約有35,200架新飛機來計算，而我們可以將其中三分之一的租賃業務轉移到香港——我剛才也說過，不是全部飛機都是供租賃的，只有一半作租賃，在這一半之中的三分之一，總共有3,234架飛機供租賃——而這些飛機租賃業務的價值總共大約7,070億港元。這項新的經濟活動是不可忽視的。代理主席，《條例草案》旨在給予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一些利得稅寬免，並在利得稅方面，就與飛機相關的業務，訂定一些非常詳細的條文。

代理主席，我可以在這裏清楚回答這個問題，在此時刻，香港完全沒有飛機租賃業務，通過《條例草案》是希望可以引入這些新的經濟活動，所以，在沒有這些經濟活動的情況下，又怎會有稅收的損失呢？我們說回《條例草案》一些細節，究竟《條例草案》提供甚麼誘因予這些飛機出租商及飛機租賃管理商呢？

另外再看看飛機租賃業務方面，如果飛機出租商符合所有條件，他們所須徵收稅項的基礎，將會是其純利的20%。換言之，如果在飛機租賃業務的純利是100元，這些合資格的飛機出租商只需要付出20元，再乘以該優惠的利得稅稅率8.25%，即是說，可能只須繳付接近2元的稅款。

但是，政府向我們提供的答覆是，對於在外地使用的資產，特別是可以移動的資產，即是飛機或船隻，政府是難以控制的。

當然，現時我們草擬了《條例草案》，我亦希望各位議員會支持。

再者，除了飛機維修外，當一間航空公司或飛機營運者要運作時，其實還需要很多其他人員配合，包括地勤人員、飛機師、副飛機師、飛機工程人員，甚至資訊人員等。大家也知道，在數個星期前，英航出現了故障，當時並非飛機上的電腦故障，而是它的環球票務訂票系統故障，原因是英航把環球票務訂票系統外判給印度一間公司負責。

當然，政府說這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要求，但為何新加坡做得到，我們卻做不到呢？我認為對於經合組織，我們應該採取較進取的態度，至於何謂較進取的態度呢？

代理主席，《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在香港來說，是一項創新和前所未有的稅務法例。今次《條例草案》最重要的一點是，向一個特定行業的離岸服務提供寬減利得稅的優惠。大家也知道，香港一直奉行簡單稅制，而簡單的稅制的意思是，盡量在固定的範圍內，不會對任何特定的業務作出不同的徵稅原則。所以，在很多年來，即在回歸前後，當有不同的人士，包括立法會議員、前立法局的議員或其他不同的行業代表，要求政府對不同的行業，特別是新興的行業作出稅務優惠時，政府每次不是以積極不干預為由，便是表示稅制是以簡單為本，而一一拒絕。但是，今次的《條例草案》便是一個改動，當然這改動與香港的特別處境有關。正如政府官員就《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中亦曾經陳述過，香港的地理位置是在中國、亞洲的其中一個航點，特別是鄰近中國。

我們關注的問題有兩項，第一，這些做法對香港的航空業會有甚麼影響？

譚文豪議員剛才也表示，由於他個人相當熟悉飛機和航空的事宜，所以他質疑這樣是否能夠帶動香港航空的其他周邊服務的發展，例如飛機維修的服務和其他相關的服務。在我看來，我也沒有太大的期望，因為大部分的飛機租賃服務並非在香港進行；而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政府亦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他們可確保將來服務提供時是會在離岸進行的，意即不會使用，或不會以香港國際機場作為主要使用該服務的航點。

如果飛機租賃服務完全離岸進行，那麼這些公司是否來香港發展也不重要；因為如果它們認為香港的維修服務、周邊的服務能夠令它們有信心的話，即使政府沒有制定這項《條例草案》，那些公司也會來香港發展。

我相信有人會批評特區政府或前朝的港英政府在稅務政策上相當保守，因為世界各個地方已經開始以不同的方法來吸引某些行業，在當地不同的地方開展新的業務，又例如投放更多資金來研發新科技，或以新資金帶動當地的就業市場等。

然而，代理主席，奇怪的是，在整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我們無法得悉《條例草案》能帶動多少香港經濟活動的裨益，甚至這些服務是否一定需要由香港的專業人員來進行，其實全都沒有一個定案。出席審議《條例草案》會議的稅務局官員均表示，將來能否引用這項法例作出稅務寬減要視乎數項條件。

第二，究竟會在香港帶動多少就業機會？這是很特殊的，因為我覺得任何對《稅務條例》的修訂，如果要作出一個看似很大的動作以改動恆常的稅務政策，都應該有一些具說服力的數據或證據，告訴大家在修訂《稅務條例》後，能夠在本地就業市場或本地專業服務中帶動多少經濟利益。

例如要簽訂一份合約，須聘請一位法律顧問——合約在香港簽訂，主要法律工作在紐約進行，這樣算不算呢？在香港簽約，聘請一家會計師事務所，但原來結帳的地點是在曼克頓，這樣又算不算呢？我不反對通過修訂《稅務條例》使香港成為某種特別營商的據點，但是，如此一來，是否應該有一些更清晰，令公眾、立法會或行業從業員都知道怎樣量度的標準？如今，我們似乎把這個責任交給了稅務局，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對稅務局是否公平，稅務局會否因而要聘用更多人員評稅，用更多資源以適應此法例？這很可能會"執條襪帶累身家"，意即用更多金錢以應付飛機租賃管理商帶來的大規模數據處理。第二，我們也擔心，既然沒有指定或特定的原則，只交由個別稅務局官員作出評定，這又是否一個漏洞？這些不同人、不同評稅人員對於不同處境作出不同的判斷，可能會影響這些行業，即飛機租賃管理商將來究竟能否獲得稅務寬減的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對於這一點，沒有足夠證據令我有信心將來能做得令人滿意。正如文件提到，其實這並不是甚麼新開始，在2015年施政報告中，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提到，會有特別措施推動飛機租賃業務。但是，我頗感失望，經歷1年時間後，雖然《條例草案》提交了立法會，但始終在很多關鍵事情上，例如如何評定某飛機租賃服務提供者能否獲得稅務寬減，並沒有足夠的、令大家感到安心的做法。第二方面，關於合資格的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的飛機租賃管理商，兩者的做法大有不同。

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重申，政府將會制訂措施，發展香港成為航空融資中心；財政司司長亦在2016-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表示，政府會參考海外經驗，研究透過提供稅務優惠，推動飛機租賃業的發展。政府這次效率很高，今天放在我們面前已經有《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向一些在香港將飛機租賃予"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的公司提供稅務優惠，包括建議將租賃飛機所得的利潤抽取的利得稅稅率，由現時的16.5%減至8.25%；以及為飛機出租商就飛機租予"非香港飛機營運商"所獲得的租約付款的應課稅款額，訂定稅基為租約付款總額扣減支出後的20%，當然，這不包括折舊的免稅額。

但是，對於政府這項建議，聲稱能夠為香港帶來的經濟貢獻，我真的覺得有誇大成分。所以，我在這裏提出的質疑，亦是一些市民的質疑。我希望政府或在今天無條件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議員，可以釋除我或很多市民的疑慮。我覺得除了這些經濟貢獻不盡不實之外，亦擔心減免這些項目的稅收，會成為不良的先例。首先，我們看看當局提出這項建議，目的是要吸引全世界的飛機租賃商，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遷拆總部往香港，從而令香港成為飛機租賃的中心。

我讀出這堆數字後，真的覺得當中有誇張成分，讓我逐點向大家分析。首先，如果在第二十年，即是2037年可以因為稅務豁免而創造1,640個職位，而這1,640個職位又如何各自產生9個職位，間接創造13,700個職位呢？況且，根據政府原本的建議，這次的稅務優惠，只適用租予"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的飛機租賃服務，租出的飛機根本無需出現在香港。就如譚文豪議員剛才回應另一方的憂慮時提到，香港公司只負責接生意，向"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租出飛機。即使你們說，提供法律、會計、金融或保險等服務，可能會創造職位或利益，我也有一個小問號。

此外，在20年內累積4,300億元本地生產總值，即每年有200億元的本地生產總值。但問題是，稅務寬免只適用於將飛機租予"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的業務，因此，所產生的本地生產總值可能只涉及租金收入，這些租金收入只會是飛機租賃公司的財務收入，不會走進香港的實體經濟，普羅市民會否因為這些經濟數據而受惠呢？由此可見，向租予"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的租金收入提供稅務寬免，我懷疑只會令少數人受惠，對經濟沒有很大的幫助。我另一個擔心是，譚文豪議員剛才指我們過慮的事情。如果向"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租賃飛機的公司，以香港為基地，無論那些飛機是否主要服務香港，會否同樣需要使用香港的基礎建設呢？即那些飛機會否停泊在香港國際機場，在有需要時才租出，這樣便會令我們的設施需求上升，因而令各項設施的收費也可能上升。

事實上，我也曾細讀審議這項《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報告，當中亦有委員問及在稅務寬免後，會否為空運基建帶來龐大成本，但政府則表示未曾考慮這個因素，因為過去沒有類似的公司在香港營運。政府只表示，如果有飛機在香港升降，便會為機場帶來收入。

如果說沒有考慮過，我覺得是有點粗疏。當然，有人覺得這是杞人憂天，根本不會有那麼多飛機在香港停泊。我們且看看兩間中資飛機租賃上市公司，最近提供的行業概覽資料。在2013年，全球二十大飛機租賃公司的飛機總數共有6,193架，這只是2013年的數字，而2013年的訂單數目是1,624架，即在2013年之後數年，二十大飛機租賃公司的飛機數目可以多達7,500架以上。

再者，你可以說飛機租賃公司只在香港融資，不會把飛機停泊在香港機場。所謂飛機租賃，只是把飛機長期租予其他地區的航空公司，因此，我們不用擔心香港的機場設施。既然租賃公司只在香港進行金融融資，又沒有實質業務，那麼，就回到我剛才的問題。他們可能像現時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光大集團旗下的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或中國銀行旗下的中銀航空租賃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或好像其他在香港"借殼"上市的中資集團，不單可以在香港借貸融資，更可以透過供股、配股集資，我們是否需要提供稅務優惠來吸引他們來港設立公司呢？此外，如果大家預期這些飛機租賃公司的飛機不會來港，即從不會在香港出現，又怎得到在20年裏會衍生4,300億元本地生產總值及超過13,000個職位的結論呢？大家要知道，現時全球一體化，如果只論融資或行政工作，香港的行政工作可能會被內地、印度、東南亞或其他生產及人力成本較低的地方取代，這樣，建議就難以為香港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所以，所謂的經濟效益可能只存在於帳面上，香港的勞工可否享有藉維修、保養飛機而衍生就業機會等實際效益呢？

所以，這也是我憂慮的其中一點。此外，在法案委員會期間，有人問稅務優惠會否令到內地飛機的機主從中獲得最大的得益？"至於哪一方可從此項建議中得益最多，政府當局解釋，關於條例草案實施後將會在香港進行交易的飛機租賃業務中的飛機的擁有權，當局並無這方面的資料。"由此可見，政府沒有研究此題目，而2017-2018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作出此建議之後，亦只想盡快完成建議。我必須指出，在作出稅務優惠之後，香港向非本地航空公司、租賃飛機公司徵收的利得稅將會降至8.25%，較內地的17%至25%為低，內地的飛機租賃公司很可能會轉移以香港作為總部。現時兩間在香港上市的內地飛機租賃公司，每年向內地政府繳稅金額平均是2億元以上。如果這些公司把主要業務轉移到香港，中國大陸的稅收最低限度會減少7億元，如果多1間內地銀行旗下的飛機租賃公司把總部設在香港，不用向中國政府納稅，中國政府損失的稅務收入可能高達數十億元。我不是擔心中國政府，我覺得本港搶去了它的生意，整體上是減少了，這又是我的另一個問題。最後，當局以爭取香港成為飛機租賃中心為由，向飛機租賃公司提供稅務優惠。很多人會問，為了打造香港成為甚麼中心，以後是否就可以爭取更多稅務優惠。在整個諮詢過程裏，政府只諮詢業界的意見，業界或周邊的業界當然支持稅務優惠，有當然較好，最好是完全不用繳稅。在業界的吹捧之下，香港政府以香港沒有相關業務，因此提供的稅務優惠不會造成財務損失為由，建議提供優惠。道理很簡單，那些錢本來不是你賺到的，現在是賺到1元就得到1元，你不提供優惠，就沒有人在這裏經營這門生意，而你根本不會虧蝕。然而，我想告訴政府，世界很大，還有很多新興行業是香港沒有的。這些行業日後是否都可以向政府施壓，要求提供稅務優惠？

單單只說這方面，如果沒有一些相應的配套措套或政策而只憑減稅，未必能夠得到當局預期的效果，我希望政府今天或未來，要向公眾或本會更詳細的交代這方面。單單只說這方面，如果沒有一些相應的配套措套或政策而只憑減稅，未必能夠得到當局預期的效果，我希望政府今天或未來，要向公眾或本會更詳細的交代這方面。

主席，對於今天的辯論題目"飛機租賃"，若以簡單邏輯理解，就是為飛機作"包租公"：由財團購買飛機，然後出租予航空公司。飛機租賃這門生意於航空業務而言，算是一種新鮮概念。事實上，這也是一門在積極發展中的行業。在實際操作上，現時的營運方式有兩種，分別為飛機融資租賃及飛機經營租賃。前者是在飛機租賃期屆滿後，航空公司便擁有飛機購買權，本質上就像由航空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飛機般，這是現時較普遍的做法。另一種是經營租賃，即飛機擁有權一直屬於出租人，經營成本相對較輕。

正因如此，便產生了飛機租賃這門生意。主席，根據澳洲某間投資管理公司估計，隨着近年旅客人數和貨運航空交通的需求不斷增長，商用飛機的租賃比率已由1980年的1.7%大幅增至2011年的36.5%，預計2020年更有望突破50%。而業界更預期在2013年至2032年間，全球交付的35,000架新商用飛機當中，亞太區和北美洲分別佔40.5%和20.8%，可見市場的確非常龐大。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統計，2004年至2011年航空租賃年均投資回報率約為9%，相比於航空公司4%的回報率和機場6%的回報率，這門生意的回報真的相當可觀。

然而，主席，這個行業是否完全零風險？當然不是。尤其當飛機訂單數量快速增長，"包租公"也要承擔相應風險。假如出現泡沫，究竟應如何處理，才可避免因出現財務困境而拖垮整個金融體系？

而有關這一點，我希望局長在回應時能夠解釋一下，究竟香港能否提供類似《公約》所列舉的相關安全網。

至於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希望能就此進行研究。而實際上，我們均注意到，政府已在2013年踏出一小步，那便是成立航空融資專題小組，但至今我們仍未看到任何實質的支持。

當然，憑藉香港的法治環境、多種服務行業及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我們可提供"一條龍"服務，這是我們所擁有的優勢。

現時，我們最缺少的是與飛機工程相關的專業人士，希望藉這次訂立條例，能吸引更多人投身相關行業，而當局亦會培訓更多相關人才。當然，主席，香港並不是完全佔有優勢，就稅率而言，我們稍遜於其他地方。雖然，我們現時16.5%的企業利得稅劃一稅率較許多其他地區為低，但租賃公司是按總租賃收入而非實際利潤徵稅，如此的話，本港就飛機租賃利潤所徵收企業稅的稅率較愛爾蘭的12.5%及新加坡的5%至10%為高。

究竟我們在未來日子應如何吸引投資者來港建立飛機租賃業務呢？

主席，我不想在這裏把推動香港航空融資聚焦小組所作分析的內容逐一讀出。客觀地說，小組的分析顯示出對未來這方面的展望甚是美好：期望在未來20年，我們可以逐漸從其他競爭對手手上取得18%的份額。當然，沒有人知道我們可否做到，亦沒法可從水晶球預視得到。不過，我相信透過這次公民黨支持相關條例，能夠邁開第一步，但在我們給予支持的同時，亦希望政府能夠老實回答：我們邀請別人來做生意，那究竟我們是否能提供安全網，以堅定投資者的信心？香港除了稅率及完善的制度外，我們還有何優勢可以吸引其他外資呢？

主席，我們今天審議《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其實當中的內容與飛機租賃業務甚有關連。

飛機租賃是，航空公司在選擇飛機的型號和數量後，與租賃公司簽訂有關租賃飛機的協議。

當然也並非真的有很多國家，是有些國家認為這是很好的經濟發展機會，而香港政府也看見這業務的前景，便考慮是否也能在港發展。

政府估計這項新稅制可吸引飛機租賃業務在香港有良好的發展，更會為香港未來20年帶來超過100億元以上的利得稅，其間計算對於本地的累積增加生產總值逾4,300億元。

他是由航空公司的高層轉為香港機場管理局的掌門人，而現時也是上市公司的高層。他在今年6月12日時表示，為推動香港飛機租賃業務發展，港府計劃修例，將飛機租賃公司的利得稅稅率——我剛才已經提到——由16.5%降至8.25%。他還說，飛機租賃這行業一直以來都是以愛爾蘭為主要基地，雖然愛爾蘭的利得稅為12.5%，但愛爾蘭利用折舊率的計算方法，令飛機租賃公司基本上無須交稅，成為全世界飛機租賃成本最低的地方。

不過，亦有很多數據和事實告訴我們，其實是否真的如此樂觀呢？這是一個問題。舉例來說，我們知道現時要發展飛機租賃業務的國家不僅是香港或我剛才提到的愛爾蘭等，其實中國本身也在發展。中國發展的情況已不簡單，他們表示，目前租賃飛機已佔民航機隊總數的一半以上。換言之，香港真的要推動這產業，其實並非沒有競爭對手，這是很重要的，競爭對手一直存在着。

即將上任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近日也提到，如果我們想改善堅尼系數和貧富差距情況，其實便應該修改稅制，而對於修改稅制的方法，他並非提議像現時我們對租賃飛機的稅制所做般的減稅，而是倒過來建議加稅，或者增加稅率和稅項，從而把香港目前的貧富差距情況改善。

那麼，對於現時的社會環境而言，這是否合理和恰當的做法呢？我想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剛才提到租賃產業會為香港帶來很多就業職位，但問題在於當我們今天通過這項《條例草案》後，其他輔助計劃，例如提供人手及培訓等，究竟會在何時開展呢？

所以，我認為香港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如何解決民生問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讓貧富差距繼續惡化。

我亦感謝在審議過程中，不同團體和機構向法案委員會表達的意見。法案委員會詳細討論《條例草案》的內容，提出的各項疑問，政府同事都已一一回應。政府因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近對損害性稅務措施的關注，亦研究了團體代表的意見書，為求審慎，進一步建議修正《條例草案》若干條文，並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案。

他們怕會便宜了大財團，怕政府會少收稅款。究竟我們提出這個新的、特殊的稅務安排，哪些人會受益呢？我先說全球大趨勢，剛才亦有些議員提到這點。國際民航發展和在民航發展過程當中，越來越多使用飛機租賃方式，這是大趨勢。按照評估，預計未來20年，全球航空旅客每年增長約5%，亞太區增幅更高，大概每年增長6%。付運全球和亞太區的新飛機數目估計分別達到39,000架和超過15,000架，後者15,000架牽涉24,000億美元。此外，透過融資購買新飛機的比率，40年前只是1%，在2011年達到32%，而預計在2020年甚至之前將增加至約四成。按照分析，在2016年，這方面的融資需求達到9,520億元。我們看看這些數字，很明顯，相關業務方面將會有大幅增加，即是說生意是存在的。但是，一直以來，即使香港無論在稅制和其他制度，包括我們的法治和資訊流通等方面做得這麼好，為何在飛機租賃方面反而好像沒有甚麼生意？

我們只是預計在未來20年間，逐漸在全球飛機租賃市場取得約18%的份額。這些份額來自哪裏？第一，源自未來20年在全球飛機租賃業務的增加部分；第二，當然也不排除一些原有的公司，可能目前在愛爾蘭和新加坡營運或會轉用香港作為基地。無論如何，我們不是單靠稅務安排，剛才提到我們其他制度的優勢，我們要靠其他政策、制度方面提供配套，令我們發揮最大的作用。假如我們能夠既在這些制度上具有吸引力，也在稅務安排上有吸引力，就會有生意，就會有許多有關業務在香港進行，無論是來自內地或海外的市場。

即是為超過3,200架飛機進行融資，直接僱用人員有1,600多人。當然，有議員問如何計算？任何估算，任何對未來的評估都有許多基本假設。要計算出數字很重要，如果沒有數字，議員就會批評政府拿不出數字來，所以一定要作一些估計。此外，也會使用香港許多優秀的專業服務，包括法律、會計、保險、稅務服務等。我不再說得益方面的數字，事實上，提交予立法會的資料摘要已一一說明。但是，我想在這裏嘗試回應剛才一些抱有懷疑態度的議員。他們指目前有大財團在香港繳交稅款，但繳交稅款的業務不是飛機租賃業務，他們不進行這類型的業務，基本上我們收不到這方面的稅款。假如透過這個特別的稅務安排能夠收到稅款，這些稅款進入政府稅收，就可以用於社會，使社會整體受益。當然，好處還有就業、對專業服務發展、對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促進作用，讓我們更立體地發展。《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現時的《稅務條例》，藉以提供新的獨立稅務制度，讓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得到利得稅寬減，以加強香港在飛機租賃業務方面的競爭力，這的確是政策性的突破。《條例草案》建議，適用於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有關活動，所得利潤的利得稅稅率，訂為現行法團利得稅稅率16.5%的一半，即8.25%。

同時，《條例草案》訂明有關飛機必須由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所擁有，以防止透過分租進行跨境避稅。就擁有權作出規定是有必要的，是符合最新的國際標準，用以打擊侵蝕稅基和轉移利潤的情況。考慮到航空融資業界的運作，《條例草案》訂立了"安全港"規則，使利潤主要來自於經營，以及資產主要用於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活動的飛機租賃管理商，也可以按上述半額稅率課稅。

打擊損害性稅務措施是BEPS方案中4個最低標準之一。

在確定某優惠稅務制度是否具潛在損害性時，有害稅收實踐論壇會考慮多個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有關稅務制度與本地經濟分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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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未能回應經合組織對損害性稅務措施的關注，將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與此同時，歐盟已開展工作，以期於今年年底制訂"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

此外，一些業界代表團體向法案委員會表示關注"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的定義。

其實，這定義某程度在《條例草案》的條文第14H條有提及。

《開普敦公約》的目的是促進各締約國統一規範高價值的移動設備，包括飛機項目的租賃或融資交易，通過強化債權人和出租人的利益保護，減少債權人和出租人的交易風險，以降低購買租賃飛機的成本。當然，從保障方面而言，有其作用。在香港方面，我們目前未有加入《開普敦公約》，但既然我們現在銳意發展飛機租賃的業務，我們計劃首先提供現時建議的稅務安排，以推動香港發展飛機租賃的業務，在參考業界的意見和經過進一步思考，會適時考慮會否加入《開普敦公約》。

事實上，除了擴建機場，特別在區域內發揮香港國際機場的領引作用之外，剛才亦提到我們做航空融資的工作。機場管理局也新近成立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培訓本地及區域航空人才；在2014年，政府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注資成立1億元的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這些都是針對剛才發言議員所關注的有關人才培訓的問題。主席，《條例草案》對推動香港發展飛機租賃業務非常重要，亦有助帶動對本地金融和各專業服務行業的需求，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令這地位更立體地發揮作用。涂謹申議員剛才亦指出其重要性，同時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實力。所以，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稍後我會提出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第1、2、3、5、6、7、9及11至16條。

主席，這部分是無經修改的修正案，正如我們所言，《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如何能夠公平和合理地把這個行業納入免稅之列。

第二，局長剛才發言時亦曾指出，根據《條例草案》，大約需時20年才可提供合共少於2,000個職位。

除了飛機租賃外，其他儀器的租賃可否也這樣做呢？輪船、運油輪又可不可以呢？

那較大型的數據儲存庫呢？

雖然，根據政府文件顯示，從表面上看，今次的改動並不會令香港所能徵收的稅款有所減少，但大家不要忘記，將來根據新的條款，假若其他行業的商人提出類似要求，或甚至迫令政府根據修訂條例作出相應稅務寬減時，又怎麼辦呢？

況且在整個討論過程中，不同持份者也沒有機會表達意見。那是因為今次的《條例草案》雖只涉及飛機租賃和飛機租賃管理的行業，但其實在條例影響之下，將來的發展可能是其他交通運輸的出租商，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當我們訂定《條例草案》時，有否恰如其分地讓其他持份者或其他行業也有機會就此表達意見呢？

我理解今次《條例草案》只狹窄地為包括"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提供定義，但較少就這些出租商或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業務細節作出界定。

雖然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稅務局的代表一再告訴我們無須擔心，因為有他們負責把關，但正如我在二讀法案時亦曾指出，他們在把關時，卻欠缺清晰而所有人也明白的準則作為依據。如此的話，便是為一些提出稅務寬免的合資格飛機租賃商或管理商提供機會，容許他們利用不同業務嘗試令應繳稅款減低。

就《香港法例》第112章新訂的14G條及新訂附表17F條，是否能將所有關於近似租賃活動的商人均包括在內？

就這《條例草案》而言，飛機租賃確是可被界定的行業，但是，可被界定行業的範圍可會擴大至涵蓋其他相關的交通運輸租賃行業呢？例如現時航運界有不少提供租船服務的公司，他們將來又能否得益於此條例？

局長稍後會提出修正案，但修正案提得很倉卒，這正正顯示出，在《條例草案》訂出後，即使政府認為已做足工夫，但實際上，我們仍發現很多漏洞。這些表面上看似沒有爭議的項目或情況，很可能會對香港未來的財政收入或稅制造成深遠影響。縱使今天看不見，但我們不能排除出現這些潛在影響的可能性。

由於飛機租賃行業和飛機租賃管理是比較專門的經營行業，它所涉及的這一部分條文，實在難以單憑條文本身，令公眾明白這些收入的計算方法，而這亦是我比較擔心的一部分。這會否成為先例，導致今後其他行業，無論是今次討論所涉及的飛機使用權或飛機使用權以外的一些行業，也可利用這一部分條文呢？例如經營者擴展業務時，應如何計算其收入呢？如擴展業務的活動涉及虧損，又會否利用這虧損扣除可寬減稅款的款額呢？舉例來說，如經營者在某年的收入是若干億元，例如20億元，但在該年因擴展業務而招致的虧損可能隨時達到上百億元，那麼所需繳交的稅款隨時會大幅減少。

這些不同做法亦令《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成為將來被相關從業者或其他行業經營者質疑的目標。雖然政府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已盡量就關乎獲特惠的營業收入但未被吸納的部分作出定義，但這些定義在我看來並不足以令我們安心。主席，我無意反對這項《條例草案》，亦無意反對沒有修正案的條文中，有關指定營業收入或應課稅利潤寬減的條文。但是，正因為這些條文具關鍵性，又或可視之為與基本稅務原則相關的做法，故此才引人憂慮。

今天較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除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之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並沒有派出官員前來答辯，為何我有此看法呢？因為現時的做法表面上雖是便利了飛機租賃行業，例如飛機租賃公司或飛機租賃管理公司，但其最大影響其實是在整體稅務政策方面，特別是對相關行業的稅務寬減規定，所造成的影響更遠較《條例草案》本身更加深遠。

因為在飛機租賃項目的寬減條文效力方面，訂明的期間是直至不能再擁有飛機，但是就擁有飛機的定義而言，現時飛機租賃商與航空公司除業務安排外，很多時可能也會有一些稅務和財務安排。

對於利潤轉移這一點，我深感憂慮，因為飛機租賃業務表面上屬於離岸，但承租的航空公司的業務卻在本地進行，即是說有很多在港收入其實是可以計算得到的。我無意反對是項《條例草案》，但我擔心《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可能會引入多一個方法，令一些錯綜複雜，普通人難以明白的財務、租賃及融資安排得以蒙混過關。

眾所周知，香港的融資成本相對較低，甚至從借貸及利息得到的收入亦無須繳稅，這會否誘使更多航空公司，甚至本地航空公司透過此一途徑減少其可徵稅部分的收入呢？

對於稅制的特別改變，我認為如果要做，一定要有充分強而有力的理據，證明值得這樣做。

不過，要促進業務發展並不能只靠改變稅制，便能簡單解決問題。

所以，第14H1條說得這麼清楚，要將稅項減半，是否一如政府所說，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強的競爭力呢？

還是應該先多做配套措施，再實施新稅務安排？

這些問題，我們同樣需要考慮。

再者，如果我們就這個項目落實有關措施，將來其他產業會否向政府提出同樣要求呢？如果提出同樣要求，政府如何處理呢？

代理主席，郭家麒議員剛才要求我澄清他的一些理解，我正打算這樣做。第一，不僅是郭議員，我剛才亦聽到其他議員也提到同樣的憂慮。其實飛機租賃業務和提供相關的稅務特別安排，跟有多少架飛機來香港完全無關，這業務純粹涉及飛機租賃。全球很多不同的航空公司也會透過某種融資方式租賃飛機，所以租出的飛機並不一定要來香港。

我希望議員往後辯論時，無須重提這種憂慮。第二，這個特別的稅務安排，不會令一些正在繳稅的人少交稅款。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特別的稅務安排，吸引更多有關業務，然後開始抽稅。因此，政府整體稅收會增加，也等於在公共財政上，政府有能力多做一些符合社會期望的事情。有議員提到，現時我們提出建議，是否過於急就章？大家也可以從資料上看到，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的航運業工作小組，對此已討論了數年時間，也曾跟一些業界團體討論，以及進行研究分析，若要實行某些稅務安排，會帶來甚麼影響？

我們今次提出飛機租賃的稅務安排，採用半額稅率的做法，是參照了剛才說的其他稅務安排。

我們現時提出特別的稅務安排，只是針對飛機的租賃業務，不包括其他租賃，也不包括其他行業。

有議員關心，現時條例草案仍然容許稅務局局長享有一定酌情權。其實，稅務法例一向如是，但並不是稅務局局長能夠任意而為。第一，法例上有一些特定原則，條例草案第14H條、第14J條和第14L條等，它們均有界定安全港，或界定合資格飛機出租商須參與甚麼活動等。

稅務局過去處理其他稅務事項時，也是使用類似的原則。正如我在二讀辯論總結時所說，稅務局會發出釋義及執行指引，提供比較詳細的說明。

事實上，大家也知道，基本上每一個地方的情況也不會完全一樣，所以我們不應該只是仿效其他國家。

最後，有議員提及折舊的問題。其實，我們現時提出的特別安排，就離岸的情況而言，並不牽涉折舊，因為扣減支出並不包括折舊免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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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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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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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動議修正第4、8及10條。修正案內容已載於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以下我簡介修正案主要的內容。現時，任何法團將飛機租予香港飛機營運商，即境內飛機租賃活動，已可按《稅務條例》獲得扣減該飛機的折舊免稅額，這是現有的評稅方式。另一方面，今次討論的《條例草案》中建議的飛機租賃稅務制度，是新增的，應用於離岸租賃活動，希望向離岸飛機租賃活動提供利得稅寬減。基於我在恢復二讀發言中所解釋的情況，政府就原《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條例草案》第4條的修正案，目的是修訂建議的《稅務條例》第14G、14H、14I、14J及14M條，將《條例草案》下為離岸飛機租賃活動而設的飛機租賃稅務制度，伸延至境內飛機租賃活動。根據經修正的《條例草案》下的稅務制度，從事境內飛機租賃活動的法團，既可按既有的評稅方式計算其應繳稅款，亦可選擇按新增的評稅方式評稅。然而，有關選擇一經作出便不得撤回，這是針對境內的法團。至於從事離岸飛機租賃活動的法團，仍只可選擇一種評稅方式，即新增的評稅方式。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這其實是指跨國企業的稅務安排，即企業可安排在低稅率的區域進行一些名義上的商業活動。

但是，對於一些每年也出現赤字，而赤字接近數千億元或數萬億元的國家，便真的會擔心一些跨國集團會把利潤轉移往香港。

代理主席，原來的安排會有一些邊際"着數"，因此他們不會考慮選擇新的安排。

此外，我得悉提出這個意見的經合組織的部門，原來並不是甚麼重要位置的部門，只是法國巴黎的秘書處致電本港的官員說："我們不太喜歡你現在這條條例"——我不是親自接聽這通電話——因此，我認為這一批人是真正技術官僚，而這個經合組織就是一個技術官僚組織，雖則他們做了很多很有意義的事情，例如就國際經濟合作、貿易、環保及稅制等方面進行了許多研究，亦提供一個很好的論壇。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因此，如果沒有針對真實情況，而一併向飛機租賃公司提出租金收入減去可扣稅開支後的餘額，再乘以20%便等於應課稅利潤的優惠，並表示以此彌補飛機租賃公司不能享有折舊費用的扣稅安排，這便是有些偏頗的，特別是對於新興的內地飛機租賃公司。此外，我亦必須指出，在政府的相關文件中，並沒有交代20%背後的理據或相關研究資料，局長剛才也只是說他相信這個數字，並請各位議員支持。我聽到梁繼昌議員發言，指出如果按新加坡的計算方式得出數字，其實大家便會差不多，政府是否因此而推算出這個可競爭百分比或推算出這條方程式呢？其實，我之前曾經想到一個理由，就是當局想令飛機租賃公司的利潤上升。例如在我例子中的公司，它今個財政年度的應課稅利潤為4億7,300萬美元，所得稅費用為5,500萬美元。如果按照政府最新的稅務優惠，假設該公司將業務轉移到香港，它的應課稅利潤就是8億5,100萬美元乘以20%，即是1億7,000萬美元，應課稅利潤由4億7,300萬美元下跌至1億7,000萬美元，再加上8.25%的利得稅率，其稅務費用就會由5,500萬美元跌至1,400萬美元。對於這個稅務優惠，如果理論上方程式是如此計算時，相信一些原本在內地設立的飛機租賃公司就會排隊來香港，以香港的稅率交稅了。我認為一個政策的推出，最重要的便是公平，不應該偏幫任何一方。我們看看一般企業的利得稅政策，在現時的折舊免稅額下，工業建築物及構築物的免稅額只限於建築成本的20%及每年4%，商業建築物的免稅額為建築成本的4%，機械工業裝置初期免稅額為資產成本的60%，而之後的折舊免稅額則為資本成本的10%至30%。由此可見，貢獻香港多年的本地財團以至中小企，其享有的折舊扣稅都不及飛機租賃公司20%的安排，對於本地財團和中小企是否公平呢？所以，如果真想對它們公平，政府是否應向它們提供更多稅務優惠，使它們與外國或其他行業有競爭呢？如果推出優惠，相信大部分香港公司也會選擇它，就是由於這個優惠獲得的稅務寬免，我認為一定會多於現時的折舊扣稅優惠，但梁繼昌議員剛才又說其實不是的，並指它們在計算後應該會使用舊方法，但我手上便沒有一個可以比較的模式作分析。政府一方面不想利得稅大減，而致令本地公司不能享有很高的稅務優惠，另一方面，又想吸引飛租賃公司在香港經營而提供我們認為頗大的稅務優惠，這樣是否雙重標準呢？令我更為憂慮的是，正如我較早前稍微提到，今次為了吸引飛機租賃公司而為他們設計的利潤20%的應課稅款額，這會否成為先例？如果日後飛機租賃業務在香港成為頗有勢力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會否繼續逼迫政府將應課稅利潤調低呢？

如果日後有一些新興產業向政府敲門，是否可以以這例子與政府談判，表示政府既然向飛機租賃公司提供優惠，以他們的利益裏扣除開支後，再乘以20%為基準，為甚麼不可以提供我們類似的優惠？

所以，政府未能說出這"甜招"是如何運算出來，因此，我表示我難以支持......

提出這樣的提述，是否我們今天通過《條例草案》後，便要立即再行修改，以期修正剛通過的條例呢？

問題是，我們很想知道，當局為甚麼在最後才知悉有關事宜，並且採納經合組織的意見？經合組織與當局有否恆常溝通？未來兩方是否更要多作溝通？如果有相關的稅務的條例，是否應該循例把副本交送給他們，詢問他們的意見？

我希望政府可以解釋一下，多謝主席。

主席，我主要會就《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第4部分，即"飛機租賃稅務寬減：釋義"發言。

包括那些稅項不應或從沒有在香港發生，只不過因為政府定出了稅務寬減，便會吸引一些原本離岸的服務——我猜政府一定想愛爾蘭、新加坡等經營此行業的公司轉移來港。首先，那些公司會否轉移來港是一大疑問，因為如果......或許這樣說，除非本港現時的稅務寬減優於他們，甚至有更大吸引力，否則，是否很容易吸引到一些原本在其他國家、地區經營而正享受到並非完全相同但差不多對等的稅務優惠來香港呢？我們又可否排除其他國家、地方，包括新加坡或愛爾蘭完全沒有任何動靜，任由香港政府打壓的可能性呢？如果立法會通過之後，它們又作出比香港更積極的稅務政策，這不是枉作小人了嗎？問題是，萬一沒有離岸的公司轉移來港，而只有很多在岸的公司選擇新的稅務修訂的話，情況就會不同了。香港這樣做最終只是枉作小人，這正是我們對整項《條例草案》裏最擔心的部分。原本可以在香港產生的稅務收入，卻由於《條例草案》最終的修訂須適用於在岸的飛機租賃公司，而讓它們有機會獲得選擇。很多人會說，如果完全信任政府或根據政府的分析，它們未必一定要選擇這種做法。

我相信大家不能不看證據，或許讓我引用一些數據。估計2015年至2034年，亞太地區需要14,330架新飛機，總價值達22,000億美元，即17萬億港元，但內地只需66 33架。不單內地，一些本地的航空公司，大家都可能感受得到特別是廉價航空會慢慢侵蝕一些大型的老牌航空公司。

這不太難理解，因為賺錢永遠是一個零和遊戲，總飛機票的收入裏包含有很多項開支，這當然包括燃油、職員工資等。

我很擔心，最初審議此項修例的時候，政府實牙實齒亦說得很清楚，是不會影響原本的條例的，因只會涉及一些離岸公司。

離岸的飛機租賃服務，即它原本不會產生任何可稅務的利益，但如果現時這樣的情況就是包含了境內的經營者了。再加上政府對於境內飛機租賃服務對航空業引致的影響沒有定義，正如我在二讀辯論時提到的那樣。

對於香港而言，他們是一定要付錢的，無論哪種經營模式都要付錢。

假如那些不是新飛機，每架多用兩三年，根據本來的《稅務條例》或稅務局指引，他們則拿不到八成折舊。不過，如果他們使用新稅務寬減，便可以用B餐減，乘以20%，再乘以寬減的稅率，但這不是等值，就如政府在說蘋果和橙一樣。這點是我反對的，我不是反對整項修正案，而是我認為最後引入並順應OECD就BEPS的規定，究竟是政府事前全不知情，還是他們根本早有估計，但留到最後才揭盅？

以愛爾蘭為實例，最新情況是賺了3億歐元，即26億港元，2014年那部分已佔愛爾蘭全國利得稅7%。不過，我們與愛爾蘭不同的是，我相信愛爾蘭本身不是航空樞紐，沒有太多利益衝突，坦白說，有多少飛機會在愛爾蘭升降？

基本上，他們若吸引對於自己的公司採用這做法，即轉移的做法，是沒有好處的。但是香港不一樣，香港有很多航空公司，將來很可能會越來越多，無論是主要的航空公司還是未來不知有多少間廉航，如今最少有兩間。

舉例而言，如果一間公司背後的金主是不能從事兩種相關行業的，法例便寫清楚做了A便不能做B。

例如國內的航空公司要怎樣計算呢？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國內數間主要航空公司已在香港上市，如東航、南航等。根據現行的《稅務條例》，他們需要交付相應的利得稅。但是，如果這種轉來轉去、極度複雜、普通人難以理解的服務可以在岸做，換言之，未來我們將承受很大的風險。對於這風險，我相信政府至今也無法令我們釋懷，因為很可能會令大家無法從中得益，最終更會因着複雜的交易或做法而將利潤轉移。

也許我簡單說一說，我知道有些同事很介意政府在最後階段，即最後一兩次會議——因為我是負責審議的法案委員會委員——才提出修正案。

由於政府恐怕爭議性大，反而待法案委員會審議一段長時間後，因為所討論的是吸引外面的公司來港，某程度來說，表面會較順暢。

雖然你說，作為中央政府是應該為香港整體利益作出保障。但是，即使這樣，我覺得如果不是必須，不是生與死這麼重要的話，為甚麼香港一定要欠中央一個這麼重要的人情，好像幫了我們、救了我們般，我覺得在這點上，完全不值得。